主席，我動議修正葉建源議員的議案。
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：張國鈞議員就葉建源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，予以通過。